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繼續審議《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全體委員會會繼續第2個環節，就42個總目提出的52項修正案，以及這些總目的款額納入附表，進行合併辯論。修正案的內容及目的，已詳載於講稿附錄1A的列表。我提醒委員，按照已編定的辯論安排，這個環節的辯論尚餘7個小時便結束。辯論進行至今天下午2時30分左右，我便會請官員發言，然後請動議修正案的16位議員再次發言。辯論結束後便會逐一表決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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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發言反對由反對派提出的52項修正案。我認為這些修正案與過往財政預算案的修正案一樣，都是3個"不"字：一，不切實際；二，不利民生；三，不顧後果。因此，我必須反對。我作為金融服務界的議員，想談談修正案編號38、41及42。這3項修正案分別要求削減財政司司長全年的薪金預算開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個人薪酬的全年薪金預算開支，以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有關資助金下金融發展局的全年預算開支。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我暫不說財政司司長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一直以來為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及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等各方面作出的努力及取得的成果。單說去年，反修例風波重創香港的經濟，各行各業均面對極大的營運壓力，政府自去年8月起，先後宣布4輪"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的措施，包括帶頭減收政府物業的租金及牌費；減免水費及津貼電費；寬減稅務及差餉；優化中小企業的資助計劃等，涉款250億元。其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肆虐，政府又先後推出兩輪防疫抗疫基金，採取多項措施來支援社會各行各業，涉款亦過千億元。或許政府在支援企業及紓解民困措施方面未必十全十美，但我認為政府能夠在這短時間內多次善用公共財政資源來穩定經濟，同時又維持香港公共財政的穩健，實屬不易，財政司司長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更功不可沒。反對派要求削減他們的預算開支，我認為實在有欠公允。退一步來說，從實際情形來看，如今中美貿易戰陰霾未除，再加上受反修例風波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雙重打擊，香港的經濟發展正面臨內憂外患的嚴峻局面。我認為在這個時候更需要財政司司長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統籌，帶頭制訂切實的政策，採取適當的措施來刺激經濟復蘇，保障市民的"飯碗"。如果此刻削減財政司司長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預算開支，我認為是赤裸裸地置香港經濟發展於不顧。我相信凡是真心希望香港好的人也不會支持這些修正案。接着，我想談修正案編號24及25。兩項修正案分別要求削減立法會秘書處秘書長及法律顧問的薪金及現金津貼預算開支。主席，我不但要反對這兩項無理的修正案，更認為反對派沒有資格提出這兩項修正案。我已擔任立法會議員將近8年。一直以來，我看到立法會秘書處，當然包括秘書長和法律顧問，均盡心盡力工作，全力協助各黨派議員做好議會工作。相反，反對派議員卻趨向偏激暴力，只要他們對政策稍為不滿，輕則透過製造流會、提出中止待續及休會待續議案等方式來"拉布"，重則粗暴衝擊議會，影響議會的正常運作。特別是本年度，反對派只是為了令《國歌條例草案》無法於本會期通過，便惡意拖延內務委員會的主席選舉，令正常只需要半個小時便可完成的選舉程序，拖延半年的時間，足足舉行了17次會議，仍未能夠選出主席。在上周五的會議上，反對派由於不忿內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琼議員撥亂反正，召開及主持會議處理因反對派癱瘓會議而積壓的大量事項，居然公然動粗，粗暴衝擊議會，將議會的尊嚴破壞得蕩然無存。如今，反對派不但沒有反省和檢討自己的所作所為，反而因為秘書長有效的保安安排令他們無法搗亂議會，因為法律顧問的意見不中聽、不合意，百般指責和辱罵秘書長和法律顧問，甚至提出要求削減秘書長和法律顧問的薪酬。我想請反對派撫心自問，這是否議員應有的客觀持平？主席，反對派平時喜歡將"公義"二字放在嘴邊，我認為真正的公義是天道酬勤，凡是認真和辛勤努力工作的人都應得到肯定，應該是"有汗出便有糧出"。如要削減薪金津貼，應該削減這些"有破壞無建設"、為一己私利罔顧民生、"攬炒"的反對派議員的全部薪金。接下來，我也想談談修正案編號26至32，即關於香港警務處的7項修正案。我首先申報，我是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的副主席。過去兩個星期，我十分認真聆聽反對派議員對於警方的各種指控。事實上，類似指控在近一年來幾乎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能夠從反對派的口中聽到。

近一年來，黑衣暴徒以反修例為藉口，肆意施壓，投擲磚塊、縱火、癱瘓交通、包圍香港警察總部、破壞立法會、"裝修藍店"、火燒政見不同人士、投擲磚塊致人死亡，可說是無惡不作，喪盡天良。市民在黑衣暴徒的肆虐橫行下，個個都哀聲嘆氣，稍有不同聲音便會被暴徒"私了"，即使連揮動國旗，說一句"我是中國人"，也隨時會被打得半死。我想問反對派，難道在這種暴力肆虐，整個香港也被"黑暴"糟蹋至體無完膚的情況下，肩負維持社會秩序重任的警察，還可以無動於衷？還可以袖手旁觀，不採取及時行動，恢復正常的社會秩序嗎？如果通過反對派的修正案，削減警務處全年運作的預算開支，削減水警船艇和特別用途車輛等預算開支，那麼香港的社會秩序由誰來維持？市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由誰來保障？我希望提出修正案的反對派給予市民答覆。主席，政見可以有不同，但是非黑白不應被顛倒和扭曲。我希望反對派即使對警察有萬般不滿，也要按現有機制追究，應該投訴便投訴，應追究法律責任，便訴諸於法律，而不是為了討好暴徒，爭取選票，終日盲目高叫解散警隊，畢竟這只會煽動對警察的仇恨情緒，加深社會的撕裂，最終受害的是整個香港社會。

在種種艱難的環境下，香港實在已經沒有任何內訌、內亂的本錢。我由衷希望反對派能夠放下對政府及警察的偏見和仇恨，少說一些沒有事實根據的偏激和挑釁辭句，多為市民做些實事，做些好事，這才是議員應有之義。

主席，本來我並不打算在這個環節發言，但我留意到今天要討論的修正案中，有不少是無的放矢，亦有個別修正案更是無稽之談。我明白議員絕對有權提出修正案，不過這些涉及大幅削減預算開支的建議，基本上都是不切實際，亦不可能得到立法會的支持。這些修正案的客觀效果只是拖延財政預算案的審議進度。事實上，針對行政長官或個別政府部門作出批評，本來有很多其他場合可以做到。回顧香港在過去大半年經歷了反修例的衝擊，接着又承受新型肺炎的肆虐，加上現時全球也受疫症影響，整體前景絕對不容樂觀，在如此危急存亡之秋，要大幅度削減政府的預算開支是非常荒謬的。自從新型肺炎於1月底在香港爆發後，為應對疫情，政府採取了多項措施，包括宣布學校停課、關閉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場地，以及要求公眾娛樂場所和健身中心等6項處所停業等，以加強對疫症的防控。儘管上述措施能有效控制疫情的擴散，但措施的執行為社會不同行業帶來很大的影響，包括我所代表的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社會各界和每位市民急需立法會完成審議預算案的工作，加快推出千億元的逆周期措施。如果我們拖延預算案的審議進度，是百害而無一利的。在此，我想特別一提有關削減"總目122—香港警務處"預算開支的修正案。我留意到有3位議員共提出7項修正案，提出完全削減香港警務處警隊特別用途車輛；機器、車輛及設備；證人、囚犯及遞解出境者；酬金及特別服務；甚至警務處全年運作的預算開支。我真的很想問這幾位議員，敢不敢保證在未來1年完全不需要警方提供的任何服務呢？是否連1次電話求助也不會作出呢？主席，過去大半年以來的反修例運動，特別是當中的極端暴力衝擊，可說是自香港開埠以來社會最嚴重的危機，警隊在維持社會治安及公眾秩序方面的工作亦是史無前例。自去年6月9日以來，香港發生了超過1,400宗反修例示威活動，當中大部分以暴力衝擊作結。此外，暴力示威者亦在全港多區癱瘓公共交通系統、違法堵路，破壞公共設施、商鋪、食店和商場、對法院縱火，更對政府建築物和執法人員使用暴力，而且暴力程度不斷升級，有些市民亦無辜受到暴徒襲擊。警隊的工作越來越困難，不少前線警員要長期加班加點，更要面對個人的生命安全威脅。警隊的預算開支除了支付警員應得的報酬外，亦要用於增聘警力和購買裝備，以持續提升警隊的執法工作和提高相關公共服務的質素，他們提出的需求是理所當然的。主席，我並非認為警隊不會犯錯。實際上，有批評指部分前線警員的言行有待改善，亦有批評指警員在執法過程中作出了不恰當的行為等。我認為現有的投訴警察課和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的機制已能有效地處理這些問題。即使有極少數的警務人員行為不恰當，但因此便全面否定過去大半年警隊的努力，是非常不公道。我們不要忘記，即使在最近數月的疫情期間，警隊仍然謹守崗位，參與多項防疫工作，並且積極支援其他政府部門，共同抗疫，包括協助執行檢疫令，實施隔離令，追蹤與病人有接觸的人士，執行限制個別業務處所，以及限聚令等相關執法行動，這些工作都非常值得認同和肯定。由於過去1年警務工作遭到極大挑戰，可以預期未來社會運動的暴力程度仍然會持續上升，我們亦看到最近疫情稍為緩解，這類示威和暴力行動又開始出現。為了應對去年的工作，警務處在2019-2020年度的修訂預算超支30億元至230億5,900萬元。故此，在這次預算案之中，警務處的預算接近257億9,000萬元。雖然增幅較大，但我認為亦屬合情合理，是必須要的。警務處的257億元預算，佔特區政府總開支的4.12%，只是略為高於鄰近的新加坡的3.93%。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新加坡是有設立軍隊的國家，而香港是一個特別行政區，我們沒有軍費的負擔。某程度上，警隊負責了部分類似軍隊或國民警衞隊的工作，例如抗災、緊急狀態、應付社會暴亂等，如果計算這部分的工作，現時警務處的預算完全不屬於不能接受，我認為是非常合理的。主席，至於其他修正案，我不打算逐一回應。總的來說，考慮到香港現時的情況，立法會實在不應浪費時間討論大幅削減撥款。透過提出削減撥款來表達對政府施政的不滿，不是很明智的做法。故此，我在此發言反對所有修正案，亦希望能盡快通過預算案，急市民所急。

主席，我剛才很留心聆聽3位保皇黨議員，即張華峰議員、劉業強議員和馬逢國議員的發言。他們不約而同地在發言中用上很大篇幅來支持警隊所謂的嚴正執法，不斷譴責暴徒和示威者。

自去年年初開始，我們民主派已經警告保皇黨不要硬推"送中惡法"，他們卻不顧民意、不顧惡法對香港法治的衝擊、對商界的影響硬推這惡法，造成衝突場面不斷升溫，更不斷包庇警隊的惡行。

有沒有派人到現場監察警方執法？市民從多個場面看到的是警隊濫權、濫用暴力、濫捕示威者，而且情況不斷升溫。

馬逢國議員——他剛離開會議廳——馬逢國議員是演藝文化界的代表，亦是傳媒界的代表，他有沒有就警方不斷以暴力對待傳媒說過一句話？

他們是怕鏡頭拍攝到警隊的暴行。主席，這便是為何張超雄議員要求削減警務處全年開支預算的原因，我們民主派一定支持，因為我們看到保皇黨和政府一直在縱容警隊的暴行。

《基本法》第六十四條訂明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

警隊說自己如何嚴正執法，使用最低武力。

主席，我們為甚麼要削減警務處的開支，因為我們看到警隊的敗壞簡直震驚14億人民。

原來警察調查的汽油彈案件是自編、自導、自演的。

他有否公開發言制止警員的暴行？警隊現在的潰爛不是今時今日才發生，他出任警務處副處長時已被人看到他的問題，這不是很久以前的事，主席，我說的只是去年7月21日——主席，我現正循民事訴訟控告他和向他索償。警方早已收到有黑幫聚集的情報，何君堯議員跟黑幫握手說他們是英雄，讚揚他們，其後黑幫便進入西鐵元朗站打人，用木棍、木條、金屬棒追打市民，一清二楚，打完第一輪後，第二輪又再折返打人。

其後，警察到場更與黑幫拍膊頭，說辛苦他們了。他繼續誣衊我、賊喊捉賊，指我帶人入元朗打人。

我想問，以保皇黨的標準，以後是否被人打便不可以罵施襲者、不可以自衞？

以後市民被打，便只能"企定定"，不能動、不能保護自己、不能自衞，亦不能罵施襲者，因為你罵對方便是挑釁，是你自己挑釁黑幫打你，襲擊是你自己造成的，這正是何君堯議員的邏輯，也是保皇黨的邏輯。主席，為何我們要削減警務處的開支？因為我們看到警隊的潰爛，我們一定要發出最強烈的怒吼。警隊現在是香港治安的最大威脅。大家回想一下，在最初的"反送中"運動中，我們是和平抗爭的，完全是你們這群保皇黨和"林鄭"政府一直不聽民意、強推惡法、打壓香港自由和法治，這是官逼民反！他們到今天仍然好像住在火星般，要將這段歷史完全抹去。

我想陳恒鑌議員澄清一下，就他剛才所說的話，他有否看過當時的片段，留意到我已經喊了20多次"停手"？以後被人打，是否不可以報警，不可以告訴對方我已報警......

其實林卓廷議員知道我會對他到元朗挑釁人打鬥的事件作出批評，現在卻離開會議廳。

當然，我們不贊成任何訴諸暴力的做法，包括當天毆打別人的任何人，我們認為他們不應該這樣，因為香港一向主張和平。林卓廷議員口口聲聲說何君堯這樣那樣，但在整件"七二一"元朗西鐵站事件中，我們看不到何君堯議員的蹤跡，只看到林卓廷議員在現場聚眾生事，與那群人早有預謀地到元朗進行一場打鬥，我甚至懷疑他自編自導自演，刻意挑釁，然後讓人看到一場打鬥。事實上，剛才林卓廷議員口口聲聲說我們是保皇黨，其實他們叫作"攬炒黨"。我譴責暴行，有甚麼問題呢？

正常的議會或正常人均應該阻止任何暴力發生。他將這些暴力合理化，說警察打人是濫暴，但是，"黑衣人"縱火、破壞商鋪、"私了"——其實是濫用私刑——這些是否不需要譴責呢？是否不可以譴責呢？是否不值得我們譴責呢？我們可以看到，"攬炒派"只想"攬炒"。

他亦提到，鄺俊宇議員當天在現場監察警方的執法。事實上，大家經常可以看到，警方在執法時，有勸諭市民離開和散去，否則會違反限聚令。作為一位議員，他不是應該守規矩，離開現場，甚至呼籲聚集人士守法並散去嗎？在過去這類聚集中，我們不時看到反對派、"攬炒派"的蹤影，他們不時在現場挑釁，挑起一些抗爭甚至打鬥的氣氛，然後便離開，只是今次不幸有人被捕。事實上，警察過去的執法，大家都看到是非常艱難的，因為他們呼籲市民散去，卻沒有人聽從。當有人被捕時，就會有人反抗，甚至會有人"搶犯"，所以暴力衝突很多時會在這些場合出現。現場發生衝突，作為議員，我們應該勸諭雙方克制、冷靜，而非不斷查問警員編號，要求見他的指揮官，然後拖延時間，不斷質問警員，讓身後可能曾作出暴力行為的人逃走。

半年前，即去年6月後，"香港人"這3個字在國際間予人的感覺是，香港人是否不守法和沒有法治觀念？是否可以濫用私刑、胡亂打人？別人覺得這個地方的人不守法，令香港形象低落。內地人則覺得這個地方的人扔擲和污衊國旗、污衊國徽，甚至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香港人的形象受到"黑暴"破壞，形象低落，令所有香港人蒙羞。過去半年或數個月，我們面對疫情，大家可以看到香港人的本質，其實我們可以很冷靜地處理問題，有能力、有質素。面對疫情的衝擊，大家可以團結一致。我們做到世界各地均無法做到的事，能維持這麼低的感染率及死亡率，在全世界中做得最好的就是香港。這亦正正讓全世界知道，香港人其實是有質素的。

這半年間，我們可以告訴所有持有香港身份證的香港人，香港其實是屬於大家的，是大家的大後方。如果有人縱容"黑暴"破壞香港這個地方，令整個體制崩壞，甚至瓦解"一國兩制"，香港會因為他們繼續這樣衝擊而完蛋，不再是今天的香港，大家便會失去這個大後方。所以，希望大家能夠珍惜香港。香港不能沒有執法者，不能沒有警察。有人就今次的預算案提出修正案，削減香港警務處的所有開支，我想問那些提出修正案的議員，如果他們出事，會否找警察？如果他們能夠告訴所有人，由今天開始，他們支持這些修正案後，日後如有任何問題，也不會找警察幫忙，那麼，我便相信他們是誠心誠意希望處理這個問題。

他們有事便找警察幫忙，但在議會裏，卻要將警務處的所有開支削減，並說要解散警隊。

市民出街被打劫，不好意思，沒有警察，沒有人可以幫助他們；有人縱火，沒有警察，不好意思，沒有辦法查案。大家看到，警察今天面對這麼多指責和指控，即使面對艱難的環境，受盡這些人的無理指控、指責、刁難，甚至歪曲事實和抹黑，但他們依然堅守崗位，繼續工作。大家回想一下，母親節當天，大家以為最近疫症開始紓緩，本地"零感染"，可以出來透一透氣，而且限聚令由4人改為8人，一家人可以開開心心外出吃飯。誰料當晚又有人出來製造事端，挑動是非，這邊廂堵路，那邊廂縱火，又在商場內搞事。有人違反限聚令，警察便要執法。

若沒有人聚眾生事，根本便無須執法，這個如此顯淺的道理，在今天的議會、今天的社會，竟然沒有人夠膽說出來。

大家抗疫至今，達致今天的成果，是否可以幫忙尊重一下法例？

可否讓香港重新出發、重新向前走呢？他們卻說不可以，繼續聚眾生事、縱火、堵路等，我相信香港市民對此已開始感到厭倦。經過他們的"攬炒"，現時經濟已經非常艱難，如果他們繼續這樣，香港只會雪上加霜，然後經濟崩潰，所有人失去工作，他們究竟想看到甚麼情況呢？鄺俊宇議員當晚前往衝突現場，我估計他或許是出於好意，但如果他當晚曾說一聲，請聚集的人散開和守法......

林卓廷議員剛才亦替記者抱不平。當然，我認為警察對記者——真正進行採訪的記者——應該予以配合或協助，這是應該做的事。但是，他沒有提到，今時今日的記者是怎樣的呢？一名13歲小朋友可以當記者，記者比警察還要多，當時是怎樣的環境？在一個如此危險的地方，如果他真的認為要保障公眾安全，其實是否應該勸諭大家守法，不要聚眾，不要衝突？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本來沒有這些場面，便根本不會出現任何衝突。所以，我希望林卓廷議員今天的一番話會令大家反思一下，"攬炒派"在香港的角色就是繼續縱容別人生事，以期他們在區議會取得的勝利可以延續至接下來的選舉，但他們為了取得勝利，正在吃"人血饅頭"，將香港所有前景、所有人的利益當作押注，為的只是他們一己的政治私利，我覺得非常荒誕，而且非常無耻。所以，我希望所有市民能看清楚這些人。香港人是很棒的，香港人可以守法，可以做到別人做不到的事，我對香港人有信心，多謝各位。
我再次提醒委員，這個環節的辯論將於下午2時30分左右結束，然後我會請動議修正案的16位議員再次發言。辯論結束後便會逐一表決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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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是就修正案編號26、27、28、29、30、31及32發言，簡單來說，有不同的反對派議員要求削減警務處的開支。主席，在過去一星期，立法會充滿戾氣，發生了很多衝突事件，不如我們放慢節奏，回看以往發生的事，大家輕鬆一點，看看議會有趣的一面，好嗎？

根據我就網上新聞進行的非正式、非全面調查，我發現反對派有一位"報警之王"，知道他是誰嗎？

這位"報警之王"能夠被報道，原因是他報案了，如果沒有警隊的話，他又怎能報案呢？所以警隊有很重要的存在價值。當反對派的新晉要"上位"、"出位"的時候，便要不斷發掘騙案來報警。

再者，很多他的黨友當時陪伴他去報案，民主黨的"大佬"也陪伴他，看看警隊是多麼重要？我想大家都對"林子健報警案"耳熟能詳，知道當時發生了甚麼事。

既然警隊如此重要，我一定會反對他們提出削減警隊開支的數項修正案。

透過反對派報警的例子，我要指出的是，他們的身體最誠實。當他們遇事的時候，知道警方可以幫助他們，所以才會報案。因此，我希望警隊加油，雖然反對派可能在不同的會議上說出一些挑釁的話或令警隊難堪，不過大家可以放心，他們遇事便報案找警方幫忙，即是對警隊投下絕對信任的一票，如果不相信警方又怎會報案呢？因此，我覺得"一哥"和全體警務人員都應該引以為傲，因為反對派遇事、覺得人身安全受到威脅便會報案找警隊幫忙。我希望警隊可以繼續為不同黨派和政見的市民服務，維持社會治安。如果他們報案，警方更要處理及重視他們的案件。好像袁海文報警的案件，一定要重視及處理，因為我們希望香港成為一個安全的城市。我們經常說香港警隊是亞洲第一，他們真的是當之無愧，否則反對派議員就不會遇事便報案了。因此，首先，我已經說過，對於有同事要求削減警隊的開支，我們一定會反對。

因此，作為工會成員，我們絕對不會贊成這種無良僱主的行為，既然別人工作了，"有汗出便應該有糧出"，這是天經地義的。立法會議員怎能做出無良僱主的行為，削減僱員的工資，甚至不發薪呢？此外，他為何要針對秘書長和法律顧問？很明顯是因為在過去一年的風波中，"經常妄想被迫害症"令他認為有人欺負他、針對他，總之說甚麼都是針對他，所以便不發薪給他們，要對付他們。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也看不過眼，立即發聲譴責，並即時採取執法行動展開調查，結果連私隱專員也被"起底"。

面對去年的"黑暴"，香港經濟已經受到重創，接着還有疫情，現在是雪上加霜，請他告訴我們，如何挽救香港的經濟？財政司司長目前的任務不單是維持金融體系和各方面運作正常，更要有前瞻地提出，在"黑暴"和疫情帶來雙重打擊下，當香港經濟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時，有何措施可以預防和做好，促使經濟盡快復蘇，以免"打工仔女"被人打破"飯碗"，因而朝不保夕、三餐不繼。

因此，在香港經濟需要復蘇的時候，我們更加需要財政司司長及其團隊制訂一些具前瞻性的措施。因為我們看到在這次疫情後，整個消費模式將會轉變，就業模式亦已轉變，大家曾經work from home後，很多事情可能都會改變，但許多低技術勞工可能難以面對如此大的衝擊，所以我們要做一些準備工夫去幫助他們。

因為他們的修正案是要搞針對，針對那些他們不喜歡、覺得對他們不好、欺負他們、逆他們意的人，這種"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心態真的很恐怖，立法會不能讓他們這樣做，所以我們定必反對他們的修正案。

以總目53為例，議員提出削減相當於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及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的全年預算開支。這些其實是青年人到外地進行交流活動的所需經費，但反對派卻基於要與內地隔絕的思維而提出反對和修訂。

反對派就是這樣的一種怪物，他們一方面批評政府，另一方面卻要靠建制派通過議案，讓市民能夠受惠於政府這份理想的預算案。

"攬炒派"的總召集人、總舵主戴耀廷近期提出一項重要理論，與他們今天就預算案提出的一些瑣屑無聊的修正案如出一轍。

這些就是我看到戴耀廷今次提出"十步方案"的重要思維，務求令香港跌落深淵，弄丟香港市民的"飯碗"，要香港市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中央當然不希望如此，它希望香港可以繼續繁榮，在《基本法》的主導下繼續維持"一國兩制"，但反對派的想法卻相反。回想當初，香港為何要有"一國兩制"？

但為何"攬炒"卻有可能呢？它背後隱藏着"港獨"的殺機。利用議會來奪權，再製造所謂的"港獨"意識，是絕對有可能的事。因此，泛民"攬炒派"的總舵主戴耀廷由始至終也抱有"攬炒"的概念，要令香港人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並透過香港的現有制度掣肘"一國兩制"，令"一國兩制"成為泡沫。就是"攬炒派"，因為他們想香港經濟衰退和落後於人、弄丟香港市民的"飯碗"，以及製造恐慌和血流成河的局面，這些就是"攬炒派"的重要思想。因此，如果香港人仍然支持"攬炒派"，最終受害的將是我們每一位香港人。

戴耀廷表示希望國家在香港停擺後作出干預，如此一來，外國勢力便會介入。大家也知道，反對派有數名頭目早已前往美國與國務卿蓬佩奧對話，他們回來後有否清楚交代對話內容？他們並無清楚交代，但他們最終提出的理論已清楚顯示他們將會與外國人結盟，制裁和打壓香港。

去年的"黑暴"打擊香港整體經濟，到今年年初受疫情影響，香港的情況更是雪上加霜。

如果自衞還擊不會受到制裁，我們也可以自衞還擊了。他們毀壞香港的銀行、店鋪和酒樓，又縱火傷人，這些不是罪行嗎？為何反對派可以容忍他們？

我想呼籲在電視機前的各位香港市民，如果大家在9月的立法會選舉中仍然以看待區議會選舉的心態選擇他們的代表，破壞香港，香港便沒救了。

我們一定會反對那些巧立名目、試圖否決預算案的修正案。

主席，很多議員每年提出的修正案，除了削減他們看不順眼的問責官員的薪酬及外訪預算開支外，還會削減一些刺激他們的神經、損害他們的利益或破壞他們的政治目的的項目。我特意翻查他們提出的修正案，以及一些不獲主席批准提出的項目，我相信市民也想看看哪些項目最刺激他們的神經和最損害他們的利益。我也希望政府用逆向思維，看看哪些項目是他們最不喜歡的，因為它們可能代表政府做對了。首先談談有關警隊的修正案，16位議員提出了124項修正案中，其中有6人提出合共18項削減香港警務處相關開支的修正案，數目較任何部門為多，可以說警務處和"一哥"是他們的頭號"眼中釘"。他們提出削減的具體內容包括：削減警務處全年運作的預算開支、削減警務處酬金及特別服務全年撥款、削減警務處警隊特別用途車輛預算開支、削減警隊添購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所需的資金，以及削減警務處全年證人、囚犯及遞解出境者的預算開支等。

如果警隊不增加裝備，又如何加大執法力度呢？除了警務處外，他們最不喜歡就是與內地合作及與內地相關的項目，例如他們要求削減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及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的預算開支、削減公務員事務局國家事務研習課程的預算開支、削減中小學生籌辦或資助學校舉辦內地交流活動的預算開支，以及削減為中小學教師舉辦內地專業交流活動的預算開支，因為這些項目在他們的眼中均是國內的"洗腦"項目。他們認為任何讓香港青少年和公務員認識內地、認識國情、交流和增長見識的項目，也一定要扼殺，因為青少年和公務員似乎只可以用他們的方式和方向去"洗腦"。其實抗拒源於不了解，不了解源於不接觸，試問如果不能親身到內地了解內地現時的發展狀況和國情，香港人怎會真正了解祖國內地現在發展的程度呢？看看最近可立小學的教師教授歷史科關於鴉片戰爭起源的例子便可以知道，他們對於自己的"洗腦"教育是多麼重視，我認為這問題是十分嚴重的，如果該位教師沒有足夠水平和知識教導學生，那可能是師資出現問題，但如果他刻意篡改歷史，便真的是心術不正，讓他繼續執起教鞭，也只會誤人子弟。主席，議員又提出削減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的全年運作開支，要切斷這類與內地通關、促進香港與內地往來的渠道。還有議員提出削減香港旅遊發展局用作推廣盛事旅遊和主題旅遊的額外撥款。換言之，即是不要交流、不要往來、不要宣傳、不要旅客來港，最好就是繼續全面封鎖與內地的關口，將香港變成"獨港"，這樣真是"攬炒"了全香港市民，這真的是符合香港人的利益嗎？

有人又聲稱要在9月立法會選舉中奪取35席以上，全面搶奪議會的控制權。如果這個情況成真，他們聲言要反對政府的財政預算案及政府提出的各項法案，一於癱瘓政府，"攬炒"市民。所以，如果真的有所謂的"35+"，奪取議會控制權的情況出現，那麼在明年的財政預算案中，大家便會看到這些置香港整體利益不顧的修正案獲得通過。主席，其實我反而覺得應該提出修正案，增加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預算，因為香港現時的營商環境可說是前所未有般惡劣，不論是零售、餐飲，以至旅遊等行業，皆處於歷史性谷底。我代表的廠商會所屬的製造業，更是雪上加霜，一方面外國訂單持續減少，已下訂單的公司取消訂單，但是半製成品完成後又不能轉售給其他客戶使用，可說是雙重夾擊。

貸款不是永遠可以幫到企業，既然企業可能有物業或不動產可以化為現金自救，我認為雙倍印花稅可逐步放寬，例如由商鋪、車位或工廠大廈等非住宅物業開始實施，讓商家可以自救，更容易套現，這樣才符合整體利益。主席，我再次強調，我十分感謝政府提供的高成數擔保，但貸款並不能長遠地幫助企業，希望政府可以增撥資源給貿易發展局，真正幫助商界在不同國家拓展市場。

主席，很多收看今天立法會財政預算案辯論電視直播的香港市民皆期望一件事，就是希望預算案能夠盡快通過，讓一系列民生措施可以盡快落實，令市民盡早受惠。很多市民也望穿秋水，等待政府派發1萬元，獲得實際幫助，解決自己的燃眉之急。但很可惜，主席，反對派和"攬炒派"議員繼續在議會拖延預算案的審議程序，意欲阻礙《國歌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他們無所不用其極，用很多方法拖延，令一些有利民生的事項——包括預算案——現時仍然處於辯論階段。

如何做才能真正令香港重回正軌、發展經濟、創造就業呢？

但我先此聲明，就這52項修正案，我會全數反對。

主席，過往很多市民也不明白我們在議會內提出的一些議案的目的。何謂無約束力的議案？

而泛民議員在提出這些第37A段議案後，會經常在他們的選區掛起橫額，指某黨派或某議員反對某些議案，而令一些有利民生的項目不獲通過。

所以，說真心話，這些抹黑的伎倆，我覺得市民看得清清楚楚，亦知道他們最終是為了"拉布"——不單是"拉布"，還要透過議案"抽水"。

就是令預算案遲遲未能獲得通過，結果令市民無法盡早受惠。我真心覺得這樣的行為對不起香港，對不起香港市民。因為我們看到，這些情況最終會導致一個"攬炒"的局面。

老實說，如果這些修正案獲得通過，真箇削減有關的預算開支，市民只有擔心，治安會否變得更差？"黑暴"會否更加肆虐？

面對現時的情況，香港應該已"五勞七傷"。我們經常落區與市民對話，聽街坊的意見。其實，現時很多市民也是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手停口停"。老實說，他們不知明天是否還有工開，有些人甚至已經失業、待業了很長時間。我早前到觀塘一個屋邨探訪一戶街坊。他們一家五口，丈夫從事飲食業，去年黃大仙"黑暴"事件令他開工不足。

我相信這宗個案只是冰山一角。

主席，我很想說，這些情況真是沒有人想看到。我希望香港可以盡快返回正軌。我想提出的另一個問題是，反對派的議員很多時候有意令社會矛盾繼續下去。我經常說，自"黑暴"出現，到今天疫情發生，很多市民也期望立法會能夠聚焦於改善民生，恢復經濟。在剛過去的母親節，很多市民對我說，也很實在反映他們的心聲："柯仔"，之前實施了限聚令，大家留在家中齊心抗疫；在母親節前夕，政府提出把限聚令的人數限制放寬至8人，所以大家很希望能外出聚會，幫忙振興經濟。

在如此溫馨的節日，為何不可以讓市民歇息一下呢？

主席，我想談的另一個議題是：立法會不立法是香港最大的笑話。我在此希望與同事分享一下看法。

我相信對於涉及民生的議題，議會裏不同板塊的議員也有共同願望，就是希望能夠盡快通過，令市民受惠。

很多香港市民透過不同的調查表達意見，希望立法會的同事真的以香港的利益作為最大考慮。

香港停滯不前時，我們就要面對前所未有的困境。

我覺得這是我最擔心的。

我現在請提出修正案的16位議員再次發言。之後辯論即告結束。全體委員會會隨即逐一表決各項修正案。

就我的20多項修正案，我未能一一在會議中提出理據。這其實是好的，因為我聽到很多建制派同事也有發言。本來所有議員均應有機會發言，但在主席的辯論安排下，很多提出修正案的議員沒有充足時間，清楚闡述其修正案。我不知道主席下屆會否連任主席一職，但不論誰人當主席，也應該檢視一下這兩年的辯論情況，考慮給予議員更多發言時間，尤其是提出修正案的議員。

我一年一次在立法會會議上指出政府的不是，但今年我不說了。剛剛換了新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有修正案涉及削減他的薪酬，但有人認為，議員提出修正案時，新局長尚未上任，減薪的對象是舊局長，"冤有頭，債有主"。

但是，曾國衞擔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怎會有時間和空間談同志平權呢？現在香港人連基本人權也沒有。

連基本人權、生命權也未受到尊重，還要求執法人員對性小眾特別關顧，拘捕時特別小心，不要存有任何歧視的目光，是否開玩笑，是否很奢侈？所以，各位性小眾朋友，真的很抱歉，香港這兩年連基本人權也危在旦夕，性小眾平權真的還要多等一會，可能真的要待光復香港，才能夠爭取得到。我這節集中討論的是為削減分目234而將總目92削減大約相當於2020-2021年度律政司刑事案件預算訴訟費用，合計2億300萬元。我提出修正案的原因，是律政司的刑事訴訟機制已經不能夠獨立運作，已經淪為打壓異見者的工具。律政司胡亂提出檢控，失去應有的專業水平，律政司亦沒有處分或停止聘用一些歧視不同政見人士的律師。此外，如仍有時間，我亦會討論郭榮鏗議員提出有關削減律政司司長薪酬預算開支的修正案。

當然，在"反送中"運動期間，律政司對於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士的檢控標準也各有不同。襲擊建制派何君堯議員的人，當然要被控告企圖謀殺，對嗎？但是，將軍澳斬人案，支持警察的"藍絲"兇徒手持兩把刀蓄意傷害女事主，甚至令女事主一度危殆，現在仍未完全康復，按理應該控告他企圖謀殺，但律政司只是選擇控以意圖傷人罪。

此外，律政司不假思索地接納警方錯漏百出的資料和證據。警察最大，律政司好像變成警察的工具。

從很多例子看到，律政司和警察現時做事不認真，浪費公帑和法庭時間，更浪費被告人、被捕者的金錢和生命。其中一個很經典的例子是警方喬裝速遞員，冤枉市民在外地購買武器。海關去年截獲寄到香港的郵包，當中有投射器、彈珠，然後報警。警方於是喬裝速遞員，約事主收貨，事主拒絕簽收，但警方仍拘捕他，再起訴一項企圖管有攻擊性武器罪。案件於4月在粉嶺裁判法院第二次審理，控方表示證據不足，申請撤回控罪，被告當庭釋放。對於很多這些例子，我們可以怎麼辦？控方即律政司在開庭時申請撤控，在裁判官提問下，控方解釋被告在被捕後48小時內便要被起訴，因為警方負責檢控的同事認為要帶他上庭。

警方要求起訴，證據不足，為了協助警方起訴，連被告是否有信用卡都沒有問，便指他用信用卡購買攻擊性武器。結果，事隔數月，才知道連最基本的證據也沒有，白白浪費了納稅人的公帑和法庭的時間，最嚴重的當然是對被捕者或被冤枉者的折騰、傷害。另一個典型例子，一個39歲的電工被指元旦在銅鑼灣站外管有索帶和氣球，被控一項管有攻擊性武器或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於4月底在東區裁判法院聆訊時，控方又以證據不足為由申請撤控，電工獲當庭釋放。

現時我對法庭尚有少許信任，這是我現在及未來要提出私人檢控的原因。幸好主任裁判官強調，被捕人士有權保持緘默，他不回答，不為自己辯解，亦不能說他是自招嫌疑，最終亦批准被告的訟費申請。由這些例子可以看到，律政司現時完全信任警察，或不敢不聽警察的話，已經失去自己的判斷能力。

由此可見，律政司就"反送中"運動向市民提出的檢控，很多時候也不看證據，只單純推測市民的動機便作出檢控，最終是失敗收場，浪費公帑，滋擾市民。近月，亦有出現針對示威者但最終撤控的個案，不少個案都是證據不足，可見律政司當初提出訴訟時，未經深思熟慮，單純按照警察的意願便盲目檢控無辜的市民。如果律政司繼續以粗疏的態度胡亂提出檢控，刑事訴訟程序便會淪為警隊打壓異己的工具，刑事訴訟費用便會變成迫害異己的助燃劑。律政司刑事訴訟工作的另一個重大問題，是僱用大量存有極大偏見的律師進行刑事檢控工作。近日，一位負責跟進"反送中"案件的律師被揭發在自己的Facebook用惡毒、帶有歧視色彩的語言來侮辱政治異見分子，令全城譁然，但律政司繼續聘用這些律師負責刑事檢控。其後，這位律師被發現在香港大律師公會的網頁自稱是英國的事務律師，但英國發牌當局已經書面確認，這位政府律師並非英國的事務律師，並指已經致函要求該政府律師在香港大律師公會的網頁介紹中停止自稱為英國律師。由此可見，律政司僱用一些支持警察、支持政府的律師，誠信蕩然無存，沒有核實其專業資格是否屬實，亦是疏忽職守。我尚未說到鄭若驊本人的失職、失德的事件，但發言時間已超過14分鐘。我希望香港市民看到，我們就預算案提出的所有削減政府相關部門開支的修正案都是有根有據，但未必能夠在席上向公眾或主席一一陳述。我希望未來無論哪位擔任主席，既然批准修正案，便應提供充足時間予提出修正案者在會上解釋修正案。

"林鄭"剛接受了《大公報》的專訪，我覺得這次訪問的內容，對於我這次提出削減行政長官辦公室全年預算開支的修正案，是一個很重要的註腳，因為"林鄭"在專訪中說出自己的心路歷程，而這個心路歷程的總原則是"我是全對的，有錯也是別人的錯，我選擇性聆聽也是對的"。

試想一想，"林鄭"這樣的態度，口口聲聲說："我是兩名兒子的母親，所以我不應該縱容我的孩子"，但對不起，"林鄭"，你有沒有想過，你連兒子的一句進言也不聽？你有沒有想過是你縱容"黑警"暴打你的孩子？你有沒有想過你聯同身邊多少的既得利益者將子女的聲音扼殺？"林鄭"，當你連聆聽年輕人的聲音也是選擇性的話，你憑甚麼聲稱自己是慈母？你這位慈母其實是丁蟹，因為你選擇性地聆聽。

我想問，袁國勇教授是不是專家？袁國勇教授說在農曆新年前封關，禁止內地人來港，應該是最佳的時間，因為春節期間最少有20萬人往返中港兩地，他說如果不及時封關，試問如何堵截源頭？

為甚麼政府只是覺得它選擇的就是專家意見，它不選擇的，即使是來自專家口中，也不是意見，這便是不知所謂。"林鄭"在專訪中又說有人在校園內傳播失實、偏頗的歪理，除了通識科目外，這些歪理也會滲入其他科目，例如中文、英文等，所以需要有人把關。她說："教育局固然是把關的部門，但辦學團體以及學校的管理層'每一個位置都有把關的功能'，以保障心智未成熟的學生不被歪理荼毒"。

在學校的教育過程中，學校自主是很重要的原則，如果她連學校老師的專業也不信任，然後要靠教育局、辦學團體或其他組織做把關工作，其實她只不過是希望辦學團體和學校的教育，在學校專業以外要像內地般加入黨委書記，以確保在社會上每一個環節，政府都能夠層層疊疊地控制着意識形態。

香港有200萬人上街遊行示威，抗議"林鄭"強推修訂《逃犯條例》的惡法，"林鄭"置若罔聞；100萬人上街，她視而不見；但轉過頭來，"林鄭"便厲害了，當說到民意時，她也是選擇合適的才用。

在警隊內出現害群之馬，然後情況可以被放縱，難道這是假的嗎？

所以，在這種背景下，香港人面對這種制度上的禮崩樂壞，核心價值的消失，其實正是為何這麼多人仍然鍥而不捨，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要跟她拼到盡。

主席，我們今天繼續審議《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現在是辯論修正案的階段。首先，請原諒我的身體比較虛弱，我希望能夠盡力完成15分鐘的發言。主席，有同事提出修正案，要求削減香港警務處200多億元的撥款，我絕對支持。

其實警權來自人民的授權，簡單來說，警察的權力是人民所賦予的。警察不但要向警隊負責、向上級負責，還要向公眾負責。如果權力被濫用，這項權力應該可以被削弱或收回，這是我們修讀社會契約論的第一課所學的，很多修讀社會學的朋友都會有所領略。主席，近日部分警員採用過度武力，我說的是針對傳媒和市民的武力不成比例，從今年母親節所發生的事便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這些均是對香港第四權的恐怖襲擊。主席，我當然有親身經驗，亦想藉此機會感謝醫護朋友的悉心照顧。醫生本來不建議我出院，但我們作為代議士，必須珍惜每次在議會發言的機會，尤其是當傳媒朋友一再遭到"警暴"對待時，我的傷勢有多嚴重都不重要，因為即使我的傷勢多嚴重，亦不及香港人的傷勢。我也十分感激很多市民為我平反，但我不會詳細闡述，我只是想說我十分感動。

主席，一個城市、一個社會的制度得來不易，但由"反送中"運動開始，林鄭月娥不理民意、倒行逆施，再利用警察介入，在短短的時間裏令香港走向警察社會的境地，如果我們不阻止這種情況，甚至再增加警務處的撥款，我們便會對香港的下一代有所虧欠。各位，事實上，這亦是今天我們要討論的問題，一個城市對警權的制衡，我們稱之為警政，對內是警政，對外則是軍政。對內，警政是維持治安、維持城市的和平，但如果用作處理政治紛爭，而所採取的武力不成正比，這段時間就會成為城市最黑暗的時期，而且未必可以得到平反。

然而，政府一直令貧苦大眾只能夠望着庫房興嘆，我們擁有過萬億元儲備及42,000億元外匯基金，但卻無法把分毫交到老百姓手上。我們空有財富，但香港的貧困人口卻越來越多，堅尼系數屢創新高，貧富懸殊冠絕全球，而政府今天還告訴我們要增加警務處的撥款。主席，如果我們非常理性地進行辯論，分條析理地逐項審視，這些錢是否真的要用於加大警權，協助現時這個不公義的林鄭月娥政權，讓林鄭月娥可以把一些反對她的人打到無法發聲呢？這並不是為我們的人民服務，而是為"林鄭"政府這個自私的政權服務。

主席，"善財難捨，冤枉甘心"一直以來都是香港政府制訂預算案時的理財哲學，他們說得很漂亮，表示很關注弱勢社群，但其實只要細心看看，便會發現很多錢都是冤枉地用於超支、無謂的基建，甚至是我們今天討論的警務處身上。

我們很希望這個大家自小長大的地方，可以在破曉前堅持走下去，最終我們會看到一線曙光。現時各路香港人正凝聚起來，要處理的不單是我們的財富能否交到老百姓手上，同時也要追求公義，調查警察濫權是否過分得離譜且毫無制約，這些都是我們小市民的心願。香港一直都是我們相當引以為傲的城市，但當有一小撮人、他們的政權越來越自私和囂張跋扈，甚至縱容濫用警權，利用武力打壓持反對意見的人士時，我想告訴大家，反對的聲音是打不盡的，不是多次噴射胡椒噴霧、把人按到地上壓住頭部便解決得到。他們越打壓，我便越大聲，因為作為民意代表，我的責任就是要把老百姓的聲音帶入議事堂，這是很簡單的，我們很多同事都很努力。主席，善財難捨......我希望錢能夠用得其所。

其實，我現在再讀這本《基本法》時，一些本來很簡單的條文，現在卻有很創新、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解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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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後，一眾建制派撲出來說："是的，你們過去20多年以來也是錯誤理解"，那他們何不說......

我現正指出應該削減律政司司長的薪酬，因為她沒有捍衞《基本法》。

請你尊重主席。
Sorry，對不起，梁君彥，你要議員尊重你，你也要有讓人值得尊重的模樣才行。這個世界上，不是要迫人尊重你，而是要人心服口服地尊重你，這才是正路。

主席，如果是其他議員說這句話，我不需要出聲，但郭榮鏗議員身為一位大律師，他清楚知道在法庭上有法庭的規矩，必須尊重法官的頭銜，並非視乎法官本身有何特別的個人質素才可獲得尊重。在立法會上，我們應尊重主席這位置，如果他不尊重這個位置，即不尊重整個建制。

郭榮鏗議員，請繼續發言。
如果法官盡忠職守，我們當然尊重，如果法官完全......

那些建制派為何到今時今日才恍然大悟般跳出來說，原來大家錯誤理解《基本法》第二十二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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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對此人十分清楚，她根本沒有履行任何責任，最多是整天說國際仲裁。國際仲裁對某部分法律界人士而言可能非常重要，可以賺錢過活，但抱歉，這並非律政司司長最重要、最應該放在首位的工作。然而，律政司司長只懂談論國際仲裁，香港現在水深火熱，法治面臨極大、極大的挑戰，但律政司司長根本沒有做好自己的工作。

他懷疑當晚有人集結，問我帶人到元朗做甚麼。他說從片段看到我在挑釁人，說粗口罵人，叫他們不要離開，夠膽就過來。

"主席，我提醒市民，該處有黑社會毆打市民，請大家小心一點，並要求警方保護市民，這些都變成陳恒鑌議員所說的挑釁行為。

主席，我很感謝你讓我有機會解釋，因為在過去大半年，我一直被保皇黨誣衊。正如主席曾經說過，議員在議事廳所說的不需要是事實，很多保皇黨議員正是如主席所說般行事。

就是因為保皇黨繼續偏袒和包庇警務處的惡行，包庇鄧炳強的惡行，包庇在元朗"七二一"事件當天，那些任由市民被黑幫毆打的元朗相關指揮官的惡行。

林卓廷議員，我再次提醒你，請你返回這項辯論的議題。

主席，其實議員在議事廳發言，所作的紀錄是立法會歷史的一部分，有些人正在歪曲香港如此重要的歷史，我只是花數分鐘時間......

便是因為保皇黨繼續在這裏顛倒黑白是非，包庇警隊，包庇警黑合作，所以警察的暴行未能在上年年中受到制止，令情況不斷惡化至今。大家想一想，運動初期，有多少人襲擊警署、襲擊警務人員？沒有，最初只有和平示威，只是那些保皇黨任由情況繼續惡化。

劉業強議員說，反對派把年輕人推落萬丈深淵。主席，其實年輕人自己有獨立思考，沒有誰能推動他們。馬逢國議員說，這些極端暴力衝擊影響香港。容許我引述民建聯前主席曾鈺成的說話，他被問及1967年暴動中左派的責任時，如何回應呢？他說："如果人人安居樂業，人人對港英政府感恩戴德，想亂也亂不起來。"根本香港今時今日發展至這亂局，保皇黨和"林鄭"政府全部責無旁貸，這個世界有因便有果，他們在這麼多年種下的因，令今天的民憤到了如此嚴重的地步。

主席，我說最後一句，民建聯最無耻，陳恒鑌是最無耻的代表之一！

今年的財政預算案辯論，因為現時的政治局勢的緣故，無可避免會集中討論對於警察的批評，以至問責官員在捍衞《基本法》和香港人基本自由的工作上有否盡責任。事實上，如果香港人連免於恐懼的自由都沒有，如果記者在街上採訪，也可以忽然被警察要求下跪，然後被噴胡椒噴霧，沒有水清洗，情況持續一兩小時。這樣的局面繼續發生而沒有人受到制裁，還有一些官員認為這些事情無所謂，難怪立法會眾多議員沒有辦法再討論一些關於施政各方面的問題，這是十分可惜的。

無論是陳帆或我現在想說的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同樣是"炒"不足惜。主席，關於環境局的問題，我會分開4個部分說。第一，我看到環境局局長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便是他沒有危機意識。

香港固然有自己的政治危機，但全世界其實面對迫在眉睫的環境危機。聯合國於2018年已經再發表報告，警告如果所有國家、大城市，特別是發達的，還不盡力在2050年之前將各自的碳排放量降至零，全世界將升溫超過1.5℃，這會帶來極大的災難。

政府的環境局作為代表，沒有提醒過香港人有此危機，還以為每年在這方面做些事，那方面做些事，便可以天下太平，自己繼續每月收取數十萬元的薪酬。不止香港人，全世界很多人之後也會陷入水深火熱之中。第二個取消環境局、辭退局長也無所謂的理由是，全世界現時面對疫情，經濟固然大跌，但全世界先進的政府現時也在思考如何利用此機會進行綠色轉型。香港卻沒有這樣做，只是跟隨大陸的說法，談及"報復式消費"之類。

這次的疫情當然令我們很慘，但當我們要談經濟復蘇、重新恢復生活秩序時，我們要把握機會進行綠色轉型。換言之，以往我們每年買10件衣服、有錢便換車，但現在我們不應再想2020年年底回到甚至超越2019年的消費水平。

局方不務正業之餘，還要找藉口支持警察，何必呢？

例如，大嶼山南面不能烏煙瘴氣，不能成為傾倒建築廢料的樂園。其實，這些工作很容易處理，令市民覺得環境局局長有做事，但局長連這些最基本的事情也沒有做，讓市民看到他有交功課。

我上任後，已多番向政府建議由規劃署、發展局修改《城市規劃條例》，不要再讓人在該處倒泥，或直接由環境局修改《廢物處置條例》，令該條例真正符合保護環境的立法宗旨。由2017年、2018年、2019年到現在2020年，本屆立法會已快完結，我跟局方、署方多番提出意見，結果政府甚麼也沒有做過。我看到的仍然是無日無之的傾倒泥頭、破壞濕地、破壞海岸保護區。

主席，到了發言的最後1分鐘，我回到開場發言的部分。

其實，他們把這些話說給少數的"深藍絲"聽，可能還會有一個回音壁的效果。但是，如果他們在街上大聲說，香港政府最好，幫助香港市民，令經濟重拾升軌，警察很好，應該支持，看看會有甚麼結局。市民已明白不能再跟他們那一套......請大家支持所有修正案。

主席，來到這個環節，首先我想回應石禮謙議員剛才的發言。石議員的發言其實有3個重點：第一，他說他其實也很贊成削減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的薪酬，因為羅局長並沒有幫得到長者，只不過提出該項修正案的同事沒有解釋原因，因此石議員難以支持。第二，根據沙中綫工程獨立調查報告，石議員認為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不應只被削減薪酬，更簡直要問責下台。

石議員說提出修正案的陳志全議員沒有給予解釋，雖然我不同意這一點，但石議員這說法正正從側面反映出，對於一份數千億元的財政預算案，我們只用15小時來辯論，其實遠遠不足夠，未能讓立法會討論當中的所有問題和細節。若非主席為辯論時間劃線，我相信石議員一定有機會聆聽不同議員解釋削減局長薪酬的理由。不過，當然，以石禮謙議員的智慧，他剛才自己亦羅列了應該削減羅致光局長薪酬的詳細原因。因此，我相信要他支持這項修正案絕不困難。至於陳帆局長應否下台，主席，如果本會有權力要求問責官員下台，我相信香港也不會落得今天的境地；更何況，我相信任何人若有自知之明，要離開的，絕對早已離開了。可惜，立法會本身並沒有這項要求官員下台的法定權力。甚至對於預算案，我們也只能提出削減開支的修正案，透過削減高官的薪酬來反映民間對政府的怒火。不過，話說回來，主席，我相信大部分民主派同事均非常同意石禮謙議員的觀點。陳帆必須盡快下台，為沙中綫的一塌糊塗問責。

特別用途車輛正正是為我們香港人及年輕一代帶來恐懼和痛苦的工具。我提出修正案編號32，議決為削減分目695而將"總目122―香港警務處"削減一筆為數137,976,000元的款項，大約相當於2020-2021年度警務處警隊特別用途車輛預算開支。在我解釋為何要削減這筆款項前，我們不如先了解警隊所謂的特別用途車輛是甚麼車輛。根據警務處就本會質詢而給予的答覆，2020-2021年度警方打算新置或更換387輛特別用途車輛。當中大型警察客貨車，新置196輛，更換79輛；機動部隊巴士，新置26輛，更換15輛。另外，警方申請新置3輛大型警察電單車、3輛警察貨車、2輛要員保護越野車，以及3輛俗稱水炮車的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在上述多種車輛中，水炮車固然是焦點所在。不過我想先集中談談貨車及機動部隊巴士，因為這兩個項目已佔137,976,000元預算開支中的1億360萬元，即約佔75%。在過去一年漫長的"反送中"運動現場，無論是親眼目擊或觀看直播片段，我們看到警方既會用客貨車和巴士來運載警察，同時若有任何示威者被捕，他們亦有機會被帶上這些客貨車和巴士送往警署。如果用的是一些租回來的普通旅遊巴士，我們固然可以透過車窗來觀察被捕人士的情況，但若是警隊自己的巴士......實際上，我們已屢次看到警隊巴士的車窗滿貼反光紙。警方亦證實，在驗收階段的新型衝鋒車的車窗已改用全黑及不透明的玻璃。

在眾多鏡頭下，警察尚且連番棒打被捕者頭部，猶如鯊魚般嗜血。那麼，在黑色玻璃的保護下，究竟在車窗的另一面，被捕者會遭受甚麼樣的待遇呢？這才是令人感到憂慮的。即使我們不假設這批警察客貨車或機動部隊巴士用甚麼顏色的玻璃為車窗，甚或有沒有玻璃車窗，我更需要指出的一點是，在答覆編號SB062，警務處回覆陳淑莊議員質詢的答覆中的列表顯示，更換79輛大型警察客貨車的支出是4,900多萬元，即更換一輛車的平均支出是62萬元。但新置196輛大型警察客貨車，即相同類型的車輛，只需花費2,300多萬元，平均是12萬元一輛。

警方並沒有解釋。

主席，我接着要談的是水炮車。當然，主席，縱觀整個會議廳，沒有人比我們公民黨的譚文豪議員更有資格談論水炮車。去年10月20日下午4時，譚議員與印度協會前主席毛漢先生、簡浩明先生，以及香港融樂會的張鳳美小姐及數位記者和公眾人士，在尖沙咀清真寺門外呼籲警方不要使用水炮車向清真寺射水。就是這群忠誠勇毅的水炮車駕駛員，毫不猶豫地在電光火石之間向着清真寺正門噴射藍色化學水劑。警方事後指射水是希望保護清真寺。

本會曾多次討論元朗"七二一"事件，多位發言的保皇黨議員也先後提到，當晚在元朗站，黑衣人開消防喉噴射白衣人在先，所以白衣人出於保護自己而指控黑衣人"撩交打"，先撩者賤。同樣是射水，但用消防喉便是襲擊，是先撩者賤；而使用射程達50米的水炮車原來卻是保護。

但我們看到的事實就是雖然當時警方口頭上說要保護清真寺，要求暴徒道歉，但翌日早上，我們便看到林鄭月娥與時任警務處處長盧偉聰進入清真寺作出道歉。主席，其實本會很多同事也曾就特別用途車輛向警務處提問。我翻查過警方提供的答覆，當中的行文用字也是大同小異，而有數句經常出現，就是警方解釋水炮車的3個用途：第一，是有效驅散使用暴力衝擊的人士；第二，製造這些人士與警務人員之間的安全距離；及第三，減低他們與警務人員受傷的機會。邵家臻議員曾經詢問水炮車噴射出來的水劑會否對人體有害，警方的回覆是水劑不會對人體造成傷害。

這本書就叫做《4%的人毫無良知》。香港人口是750萬人，4%剛剛好便是3萬人。主席，另外，保皇黨中也有不少議員就特別用途車輛提出質詢，包括石禮謙議員。他在問題編號4096中問到："訂購水炮車等使用量不大的重型裝備時，是否有'衡工量值'的考慮？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很可惜，警方並沒有回答保皇黨石禮謙議員的問題。其實，石議員的問題相當好，他背後的邏輯就是水炮車究竟是否物有所值。這是很簡單的，購買水炮車的目的，就是警方無須派那麼多人對付示威活動。

不想用那麼多人手處理示威，所以要購買水炮車。但同樣道理，由於有示威活動，所以要增聘人手，但又要購買水炮車，那麼究竟道理何在、邏輯何在呢？

但我只想提出一點，就是司長獲轉授如此權力其實是相當危險的，因為它欠缺任何議會監察。在前述文件和資料中，我們看到"總目122―香港警務處"其實根本無須下設任何分目，警隊連司長也不害怕，只要一聲令下便可以購買車輛。因為《公共財政條例》第84條訂明財政司司長可將自己手握的權力進一步轉授任何公職人員。

我們需要讓大家知道，警隊掌握那麼大的權力——可以買水炮車，同時又增加人手。今年預算案中警務處的開支預算獲如此大的增幅，而原來警隊還有另一道板斧，就是財政司司長可轉授上述的權力。那麼，我們對立法會是否能夠有效監察這個手握大權的警務處確實是存疑的。即使今天最終我們未必有機會削減其預算開支，但公眾也有權詳細了解當中的每分每毫是否用得其所。主席，來到發言尾聲，我只想特別提到一點。對比警務處258億元的總開支預算，特別用途車輛花的1億3,000萬多元當然只是九牛一毛。但不論是水炮車還是接載被捕人士的巴士，實在也是"反送中"運動的重要象徵。這些車可能只是死物，但看在香港人眼裏，4個車輪的背後是一幕幕濫權、濫打、濫捕。當人民公僕變成人民公敵，而制度中仍未有制衡這些人的方法時，身處會議廳中、身處制度內的議員，便絕對不能夠讓警務處透過制度而獲得新的裝備來繼續對付香港人，因為這批機械和裝備最終會令香港人繼續流血。因此，我們的責任是要好好把關。正正基於上述原因，我希望各位議員能夠支持我們的修正案，削減警隊特別用途車輛的預算開支，並支持其他議員削減警務處其他預算開支的修正案。

從片段所見，鄺俊宇議員被警察推倒，然後有警員立刻用膝頭壓在他的頭上，我看不清楚該警員跪在哪個位置，只看到是頭部和頸部之間。不過，這種形式的暴力其實可以致命，是非常嚴重的。

有何理由要他們立即停止採訪或停止拍攝呢？

無論事後翻看片段，或現場直播報道，太多個案不斷發生。

警隊要針對某些人，例如工會擺設街站，他們便說違反限聚令；我們看到有示威者獨自出來，卻被數十名警察包圍，他只是獨自一人而已，卻說他違反限聚令。相反，我們看到撐警人士在元朗警署和警察總部聚集，卻安然無事，他們不用受到限聚令限制。

在6月尾、7月初發表的報告已經看到警方當時的行為，而這些行為至今沒有間斷，我呼籲大家瀏覽他們的網頁。直至今天，本地團體風雨蘭也作出了調查，訪問了58女、9男，共67位受訪者，表示親身遭遇與示威有關的性暴力，由具體的性暴力，以至語言上的性暴力，威嚇要強姦、雞姦等，也曾出現。

主席，因此，如果警隊在這份財政預算案中成為最大贏家，在眾多政府部門中的全年預算開支增幅最大，就是完全違反香港人的意願。

"林鄭"最近說教育不可以變成"無掩雞籠"，她說甚麼？整個香港管治失敗，令年輕人大感挫敗，令他們如此失望，令到他們喪失出路。

我們在議會要表達人民的聲音，我們不滿意這個政權，不滿意它作為共產黨的走狗，不滿意管治如此低劣，不滿意多年來造成社會嚴重不公，包括對長者、殘疾人士和少數族裔，甚至今天整個社會已經失衡，走向絕望，這個政權要負上責任。

主席，我們現在是就財政預算案在這個環節的修正案作總結，其實討論這題目是相當困難的，因為我們說的是一些細微的事情，而我們無法跳出大局。主席，我們說到官員和警隊的表現，其實我們處於一個困局，不單是香港的困局，中國也是一個困局，可能中美是另一個困局，而內地與台灣又是另一個困局。主席，我們說到警隊和官員的表現，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最近發表了一份聲明，說如果香港人對暴力的同情越多，香港付出的代價便越大。事實上，現在大部分市民的確不支持政府，有半數市民給警隊的評分是零，大多數市民都同情示威者。對於很多官員或來自內地的人來說，當我們與他們溝通的時候，他們很難明白為甚麼大部分香港人不與暴力割席。

首先，我覺得這十分荒謬，因為議員是監察政府，不是監察市民。

我們從流出的錄音聲帶聽到她說政府除了3萬警力外便甚麼也沒有，她對在場的商界說她如何也不會出賣警隊，還有她說警隊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有很大抗拒。有人說笑地表示內地是黨指揮槍，但也沒理由讓警隊中一名劉姓警長可以肆意批評政府、批評特首、批評政務司司長，罵市民是"曱甴"、罵法官和散播一些煽動性仇恨言論而完全沒有後果。

世界上真的不會有無緣無故的恨，但到最後，有權的人的責任，遠比無權的人多。我有時候想，特首強推"送中條例"搞垮了中美關係、搞垮了對台的工作，搞垮了"一帶一路"，對於我們的首長，國內的領導人是否很滿意呢？我覺得用任何角度來想也是不可能的，我很相信這是暫時的安排。但是，只有政治的方案才能解決和扭轉大局。無論警察如何替你擋，甚至你縱容他們，也只能起暫時的鎮壓作用。

我最近聽到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說中美關係回不去了，亦可能沒必要回去。主席，香港無論官員的問題或警察的問題也是很大的困局，這個困局並不能夠在立法會解決。我說這番說話是很希望有權的人——有權的人不在香港——但在香港有權的人也應該有部分責任，包括特首、官員甚至是警務處處長。

雖然你是防暴，而他是傳媒聯絡隊，但他是督察，你是警員，你竟然可以與他口角和推撞，這樣如何管理下去？

是否可以永遠如此下去？

主席，喬良將軍最近說原來台灣的問題便是中美關係，以前這只會說是內政，同樣地，我拾他牙慧，其實香港的問題可能也是中美關係。主席，香港人感到無助，在2008年，即1997年之後的10年，香港人對中央的認同是最高峰的，對中央是最有好感的。前總理朱鎔基說如果香港的"一國兩制"搞不好，無論甚麼情況下也是共產黨自己的責任，要共產黨自己問責。這是前總理說的，他在1999年還說香港的成功便是共產黨實行"一國兩制"、能夠自制、不干擾香港。我希望我們的領導人也可以想想，在這事情上，是否他們也有點責任呢？

主席，我認識教育局局長已有一段日子。

當時，我當然與副局長有不少合作。

在局長正式上任後，他可能需要處理一些在我眼中屬政治任務的工作，令我們以往認識、很熱心的副局長似乎已一去不返。楊局長上任後不久便收緊中國歷史課本的內容審查，又公然貶低廣東話的地位。當然，局長事後作出辯解和嘗試補救，但亦反指社會部分人士誤解他。當天局長對學生予以譴責，亦指責教師發表不當言論。然而，局長又有否為自己的失言致歉呢？在整場修例風波中，我們看到政府除了處處針對教師和學生外，更可說是出言恐嚇校長，包庇警暴，我真的不認為這是教育局局長應有的行為。局長在運動中多番向學校不合理施壓，亦清算與政府持相反意見的教育工作者。反之，他卻每每放生與政府同一立場的校長。當被問及如果要求學校對教師進行調查而校長支持教師的行為，教育局會如何應對，局長竟然表示如果局方認為某校長已無法勝任，可以取消其校長資格。

大家可以想想，當建制派人士前往學校施壓，局方未有予以譴責，但它卻譴責一群透過默站表達訴求的學生，而這些學生亦遭警察無理毆打。

其實，另一種更偽善的情況是教育局與警方設立機制跟進警員子女受欺凌的問題。

教育界10多年來也呼籲局方正視，但我從來也未見過教育局會如此高調地與警方合作打擊校園欺凌問題。我想問的是，一些孩子以往在學校遭受的欺凌對他們來說是否一個笑話或並無事實根據？

在疫情方面，雖然電子教學已推行多年，而資助清貧學生購買電腦的關愛基金項目亦已推行數年，但我不知道局長是否知悉有很多學生在疫情期間因沒有電子器材或Wi-Fi而無法上課？停課近4個月，我不知道這群學生到最後可以如何追得上進度。

我們當然期望教育局局長是一位貼近年輕人和小孩的局長，對年輕一代有更多的理解和更大的包容，而非說一句香港教育制度較為複雜便算。主席，談到教育，其實我也有點欷歔，而我亦未必能夠像其他同事在論述警暴時般說得那麼精準。讓我從另一角度作出論述，與警隊相關的資源或超時工作津貼問題，均令大眾譁然，但大家可能未必留意到近日一宗涉及沙田至中環綫的事。大家或許也知道，警隊今次的開支總額相等於所有執法部門如海關或其他部門的總和。當然，警隊本身的人員亦為數不少，但我們看到他們今次可以購置很多新裝備，包括裝甲車、水炮車和軍火。主席，政府不但貼心地為他們購置大量裝備，亦貼心地安排他們在公餘時間得到享受。

於是，他們只好多立一份合約，以upgrade即提升太子俱樂部的設施。

至於65吋電視機，他們亦購置了3台，每台約50,000元。

主席，我是就《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下42個總目的修正案——包括我提出的修正案——作綜合回應。

議會亦有這種程序，就是每年的預算案。

我相信他們真的不明白議會的職能是甚麼，我們正正要反映市民對你們的不滿，我們承載着多數香港市民——是接近六成市民——對我們的授權，這是很重的民意。如果官員還有一點良知及稍有廉耻的話，便不要經常用一種"你們在議席上是少數派"的態度來看待事情。

我早前已提及數個原因，今天不想重複，免得主席說我重複，所以我會簡略地點題。

然而，政府在完成所有初步研究後，竟然告訴我們只有數個百分點的棕地可供使用。兩星期前，審計署署長發表了針對地政總署的新報告書，主要是強烈批評署方對於政府空置用地的短期租約管理不足、規劃不善及浪費土地資源，這些與我過往批評各個部門行政失當，以及有山頭主義的問題一樣。

我們現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經濟等範疇都不理想，由於政府要抗疫、救市、保就業，所以花了大量資金，令我們的財政受到很大壓力。在這個時候，政府竟然告訴大家儘管如此，即使家道中落，因為它之前答應了會賭一把，要將全部家當拿去賭、把大部分積蓄拿去"博一鋪"，它仍然要這樣做，為何會那麼不理性呢？這不禁令我們懷疑，這究竟純粹是土地政策，是出於社會發展的考慮，抑或背後還有更大的原因呢？我告訴大家，我認為這其實是政治操作，大家都知道在香港投得大型工程或"大白象"工程的是甚麼公司，當中絕大多數都與中國有關，不論是建築公司、填海以至購買材料、海砂等亦如是，這會否就是把香港庫房淘空，拿去捨身救國的舉動呢？主席，很多市民都這樣說的，甚至有些建築業界的朋友亦這樣說，他們認為這個做法是很明顯的，所以我提出了相關修正案。我承認這是一種政治抗議的姿態，因為保皇黨同事會護航，除非有人良心發現——我稍後也想作出呼籲——當然，他們良心發現的機率很低，因為很多民主派同事均提出了修正案，但保皇黨同事都是予以否定的，而且是不但從本質上否定，在技術上也否定。

由"六一二"起，我們已經看到很多警暴事件，小至不展示警員編號——這已經是小事了——大至胡亂使用武力、開槍，以及針對記者、議員、平民和兒童。最不幸的是，我們在這段時間看到警隊的紀律簡直是崩壞，有大量警員犯法，而且竟然有警員中飽私囊，緝毒變成販毒。最近網上有一段熱播影片，不知道主席有否看過，有一名女士——我相信她是想戲謔警員——向警員詢問︰"阿Sir，有沒有毒品賣？

主席，在2020年4月13日亦發生了一宗懷疑警員自編自導的案件，涉及一名警長在葵涌警署拘捕了一名據稱藏有汽油彈的21歲青年，但不幸地，由於那名警長辦事不夠俐落，結果被人發現這宗案件涉嫌是由他自編自導，揭發他與策動這名青年的"蛇頭"有聯繫，原來這宗案件是由他自編自導的。面對這樣的警隊，我們認為有需要代表市民發聲來懲處他們，難道不應該嗎？

我們當然有權要求警方做得好、依法辦事，如果他們做得不好、不依法辦事，市民有權懲處他們、批評他們、要求他們的負責人下台。

我們感到非常擔心，希望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和教育局局長真的好好研究一下，如果社區內仍然存在隱形病毒傳播鏈，但我們找不到在哪裏，又或在接下來數天，再發現一些本地新增個案，這樣的話，我請教育局局長和陳肇始局長共同認真研究，是否要如期復課？尤其要注意的，是如何處理跨境學童和現在政府打算讓其豁免檢疫的人士。袁國勇教授是政府一直諮詢的專家，他在3個月前已經要求政府進行更多檢測，以及擴大檢測規模，盡力尋找社區內帶有病毒的隱形病人，但政府一直沒有認真聆聽專家的建議。袁教授建議把每天檢測的深喉唾液樣本數目增加至7,500個，我不知道政府為何沒有努力朝着這個目標進發。

至於食物及衞生局，其實我們一直看到很多問題，包括在檢疫方面。

是豬肉，豬肉杯麵、火腿三文治。

此外，主席，這個防疫抗疫基金由食環署協助推行，第一輪和第二輪基金均有"派錢"，但事實上，在持牌食物業界別資助計劃下，那些款項真的未能落在經營者和工人手上。張建宗司長公布第一輪"派錢"計劃時，我已經說，那些錢是否真的能夠幫助食物業界別的人呢？當時政府表示，所有僱主也是有良心的，但事實上，大家也知道，如果沒有施加任何條件或罰則，款項最後是不會落在經營者或餐廳工人手上的。政府發放資助的方式，是向食肆的持牌人發出支票，但問題是，現時在飲食業中，很多經營者根本並非食肆的持牌人，他們可能只是租了牌照或鋪位。

我們看到"林鄭"接受《大公報》訪問後，感到非常擔心，"林鄭"無緣無故把問題指向教育和通識科，說通識科的問題越揭越多，教育不可以成為"無掩雞籠"，出現了問題便必須處理。其實大家也摸不着頭腦，為何她無緣無故說教育已成為"無掩雞籠"？

是否指聘請教師或校長時沒有進行足夠的政治審查，讓他們進入學校，透過通識科教壞學生？是否這樣便是"無掩雞籠"？原來我們的教師並非受過教育專業訓練，然後經過正常程序聘任的嗎？原來教育界並非享有教育專業自主，如果出現問題時，可按現有機制就有否違反專業守則進行調查？為何會突然成為"無掩雞籠"，變成高層次的問題，需要由行政長官插手解決呢？

這不是甚為正面的教育理念嗎？

我聽到很多通識科老師表示，對於"林鄭"現時拿他們"開刀"，感到非常不滿，究竟她是說通識科出了問題——這學科是政府建議的——還是教授通識科的老師出了問題呢？這方面最好說清楚。擺出這種姿態後，立法會內的保皇黨又提出要成立小組委員會，審查有關教材和教科書的事宜，突然高調地將香港現時面對的政治問題歸納，變成教育、教材和教師的問題，轉移視線。

民主黨十分反對政府將教育政治化，如果政府認為教師、教材或學校有任何問題，請把問題交回教育界的專業人士討論和處理，而不是以高度的政治介入方式來審查教師，看看他們是否政治正確，其實這是另類的政治"洗腦"。

主席，我也想談談，"林鄭"不止說過要向通識和教育"開刀"，她亦曾提到警暴的問題。

每當有市民批評警隊的暴力時，"林鄭"、李家超和鄧炳強便會說這是抹黑，還叫警隊不要怕被抹黑，要繼續如常工作，我認為這是十分不妥的。現在不只是一兩個人不滿警隊，很多民調均顯示現時警隊的分數在政府眾多部門中跌至最低，很多人給予極低的評分，不是一兩個人對警方有意見，而是無數人對警隊有所不滿。如果政府高層，包括行政長官、保安局局長及警務處處長均認為這只不過是抹黑，那便真的不妥。八成市民要求就警察的暴力進行獨立調查，但"林鄭"拒絕。很多人要求李家超局長下台，但他可以繼續厚顏無耻地在議會內出現。政府一直表示，如果想投訴警察，可以去投訴警察課，然後找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來監察投訴警察課對投訴的處理。監警會被利用作為"林鄭"的盾牌，擋住獨立調查的要求，但是，"林鄭"應該最清楚知道，監警會並無全面的調查權，而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權力、保障和特點都是監警會沒有的。

監警會調查6月、7月所發生的問題的報告，拖延了1年，司法覆核的案件也完結了，現在仍未知何時會公開，是否將於星期五公開？報告公開後，是否便能令真相大白，市民對警察怨氣全消？"林鄭"拖延至今，即使報告在星期五發表，大家猜想，這能否解決現時大家對警隊不信任的問題？不進行調查，是無法解決現時香港的矛盾和困局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被視為一項司法程序，聆訊是公開的，公眾和傳媒都能夠出席。它能夠傳召證人。聆訊上的證據在誓言下提出，受特權保障，並受盤問驗證。

主席，我提出了一項修正案，以削減財政司司長，即陳茂波的全年薪金預算開支，但很諷刺的是，最近發表的一項民調顯示，被我減薪的陳茂波在3位司長加"林鄭"當中並非最差一人，最差的一定是"墊司底"的鄭若驊。

所有香港人都看到，香港特首只是一個"妹仔"市長，西環治港、北京治港都已寫在牆上。

我說說最近發生的事。數天前的母親節，全港市民原本想歡度母親節，但警察當天就"遍地開花"打市民，侮辱記者，要記者蹲下來，要他們拿出身份證逐一讀出自己的名字，又用強光照射他們，要他們停止錄影。這是最垃圾的極權國家的行為，完全不能容忍，但居然在香港發生。

說得難聽些，香港已經"衰到貼地"，在這些"廢物"加上"777"或"林鄭"的管治下，香港每項政策都令市民失望。

陳肇始可能是被人命令做事。

香港何時淪為警察國家，要運用不對稱的武力毆打市民？維持政權沒有用。

上星期內務委員會發生鬧劇，亦是因為"阿爺"要求通過《國歌條例草案》的政治任務。

香港已經"雞毛鴨血"，面對疫情不知如何是好，今天又新增兩宗確診個案，她還要做這些事情，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連累"阿爺"，一點好處也沒有。

韓國、日本、美國、英國向市民派發現金，只須約1個月就已經做到。

其他同事的修正案涉獵不同政府部門，包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及我所提修正案關乎的公務員事務局等。我以下的發言會針對不同的政策局，以解釋為甚麼要削減其預算開支。

我的問題很簡單，就是這些前問責官員有沒有獲得一個月代通知金，但政府不肯回答，而政府給予的原因是，"所有主要官員的任免均須按照《基本法》進行，同時亦須符合聘用合約的條款。由於有關安排涉及公職人員的聘任及個人私隱，故此特區政府不會公開當中細節"。這是完全不合理的，因為這些是公帑，如果政府因沒有給他們一個月通知期而要賠償一個月代通知金，簡單來說就是如果政府即時終止僱傭關係，在這種情況下，其實這些局長都是"打工仔"，故我認為要確保他們得到應有的勞工權益，因而應該得到一個月代通知金。

例如我問政府過去一年，有沒有因為任何局長離任而需要賠償一個月代通知金？

請不要忘記，說到這數位前局長，我要引用張國榮先生"緣份"一曲的歌詞："沒有一聲再見沒有半聲嗟怨淡淡去但無言"。

當然，這不單涉及一個首長級公務員職位，其轄下是有一隊人員，職責是處理過渡性房屋這議題。

如有需要，常任秘書長或其他高層公務員可就有關人員工作表現的評核，提供意見。"這裏說得很清楚，政府會為主要問責官員提供支援性的公務員，例如政務助理、新聞秘書、私人秘書及司機，而不是開設一個首長級公務員職位直接隸屬於他。第6.7段則訂明，除了第6.6段所述的公務員外，"其他公務員均向公務員隊伍中的上司直接負責，其工作表現也由公務員隊伍中的上司評核。至於與副局長一起緊密工作的公務員，其公務員隊伍中的上司可徵詢副局長的意見，以確保對有關公務員作出全面和多角度的評核。這個做法，並不構成亦不應被視為構成副局長與有關公務員之間有從屬關係，而公務員隊伍中的上司仍對有關公務員的工作表現評核有最終決定權。

這是同一道理、同一邏輯，但這事從來沒有討論過，整個立法會從未討論過，公務員事務局沒有說過一句話，甚至到今天都無法回答我這個問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亦沒有回答過這個問題。所以，我已經就此去信局方，看看他下次如何回答我，因為這項議程仍然尚待處理，下次會繼續討論，我也是刻意這樣做的，以確保上次不會先行通過。我要他給我一個書面回覆，究竟現時是否改變了這個體制？

我告訴你：絕對不是。秘書處已經變成一個偏頗、非專業、為政權服務的組織，在我面前的秘書和保安人員要聽清楚。

由陳維安帶領的秘書處，在處理《逃犯條例》時，率先在沒有任何主席、委員會主席、法案委員會主席，甚至是梁君彥的命令下發出通告，詢問議員是否要換掉涂謹申議員，改由石禮謙議員出任主持。

我相信也是陳維安或是得到梁君彥的默許，在沒有會議舉行期間，在沒有任何委員會主席的命令下，竟然有五六十個——可能沒有這麼多，但最低限度也有四五十個——保安人員在非會議舉行時間內限制議員的人身活動，與議員"埋身肉搏"。

在秘書處的內部行政中，她向所謂的立法會主席提供了她所謂的法律意見，然後所謂的保安人員便可以衝進來限制民主派議員的活動。

秘書處已經誠信破產。當然，秘書處轄下，特別是服務議員的職員均是鞠躬盡瘁的，當中有好的職員。

民政專員正在做這些卑劣、可耻的工作，令香港的選舉制度敗壞、令選舉的公正和廉潔敗壞。別跟我說他們只是"打份工"，他們全都是出賣香港人的所謂公務員、不知所謂的公僕。不用我再多說的就是警隊，民主派議員在這裏鬧警察已鬧到口臭，但我仍想談談他們每年購置小型工具和一般設備的款額，說的是9,900多萬元。小型工具涉及2億9,000萬元；特別用途車、裝甲車、不斷向市民噴射胡椒水的水炮車，共1億3,000多萬元。

現在很少用催淚彈，但用了很多次胡椒噴劑，這方面的開支屬於購置小型工具的款項。當噴到眼睛，會感到劇痛，差不多有半小時會看不到東西，不斷流眼水、流鼻水，嘴唇會痛得忍不住顫抖，呼吸會因為胡椒噴劑中的化學成分而受影響，變得不穩定，甚至抽促、氣喘。

為何他們認為自己配有這種武力，便可以殘害在現場的記者、市民、議員？

他們簡直是惡意對待記者，並非鄧炳強所說的不理想，這些根本是極其卑劣的行為，是針對記者、打記者、噴記者，還要記者跪下、面壁、舉高手、對鏡頭讀出自己姓名和身份證號碼，他們根本當記者是犯人。

香港很多人為了一官半職，常說自己只是"打份工"，不要怪責他們，然而他們卻出賣了我們最珍貴、最珍貴的核心價值，令制度崩壞、淪陷。我想問這些人，我剛才提及的官員、領取公帑的人，有沒有一分羞耻、有沒有一分尊嚴，是否配做一個人？為何香港價值急速下跌、下滑？